《2019年道路交通法例條例草案》。

《2019年道路交通法例條例草案》。
本會現在成為全體委員會，審議《2019年道路交通法例條例草案》。就《條例草案》的辯論及表決安排，委員可參閱講稿附錄。委員已獲通知，全體委員會會合併辯論各項條文及修正案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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
第1至25條。
運輸及房屋局局長會動議修正案，旨在修正第1及10條。就修正案詳情，委員可參閱講稿附錄。